屋宇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於2006年成立聯合辦事處，處理樓宇滲水的舉報。然而，審計署及申訴專員公署分別於2016及2018年發表報告，指出聯辦處的工作有若干不足之處。此外，本人近年不時接獲新界東居民和區議員的投訴，指稱聯辦處跟進滲水舉報的速度十分緩慢，令受滲水問題滋擾的居民苦不堪言。

主席，樓宇滲水一般是由於樓宇和設施破損及缺乏維修所致。妥善管理和維修保養樓宇，包括解決樓宇滲水的問題，是樓宇業主及住戶應有的責任，亦需要有關業主及住戶的合作。一般而言，如果私人物業內部出現滲水情況，業主應首先自行安排檢驗滲水原因，並視乎情況和需要，與有關的住戶及其他業主協調，進行維修工程。雖然如此，政府察悉到業主要處理樓宇滲水問題往往會遇到困難；而在聯合辦事處成立前由部門就樓宇滲水各自進行調查和執法，亦因各有其政策重點受其專業範疇限制，有時未能對市民提供更佳服務。故此，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於2004年12月提出建議，由食物環境衞生署及屋宇署合組成立聯辦處，以改善跨部門合作，更快捷有效地處理樓宇滲水問題；而聯辦處亦在2006年開始在全港透過19個分區為市民提供服務。如果在調查中確定滲水來源涉及妨擾情況，聯辦處會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向有關人士發出"妨擾事故通知"，着令在所指明的期限內減除妨擾事故，並就不遵從"妨擾事故通知"的個案提出檢控。如果在調查時發現樓宇有安全問題，或供水喉管失修引致浪費供水情況，聯辦處亦會將個案轉介屋宇署及水務署，分別根據相關條例，採取相應跟進及執法行動。現時聯辦處面對不少挑戰，包括持續高企的滲水舉報數目、在調查時未能得到有關業主或住戶合作，以及測試方法的局限性等。但是，我們不會卻步，我們一直尋求應對方法。主席，我將於稍後回應時作出介紹。就質詢的3個部分，發展局及食物及衞生局的答覆如下：一於2015年至2017年，聯辦處接獲的滲水舉報、已處理的舉報、調查結果和已採取的執法行動的分區統計數字載於附件一。總括而言，在過去3年，聯辦處平均每年收到約34,000宗滲水舉報，而已處理及完成調查的個案約28,000宗，包括有部分個案因例如在調查期間滲水情況停止而無需進一步處理，同期聯辦處平均每年發出約5,200張"妨擾事故通知"，而大部分"妨擾事故通知"亦已遵辦。聯辦處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作出平均每年約90宗檢控。聯辦處在過去3個財政年度的人手編制載於附件二。一般而言，聯辦處人員在接獲滲水舉報後的6個工作天內，會聯絡舉報人，安排人員到有關樓宇進行視察檢查。倘若得到有關業主或住戶的合作，調查通常可於90個工作天內完成，以及將結果通知舉報人。如果未能於90個工作天內完成調查，聯辦處亦會書面告知舉報人調查進展。上述只是一般處理時間；處理每宗滲水個案所需的時間，很大程度視乎所涉個案的複雜性和事涉各方的合作程度。對於一些複雜的個案，如果涉及多於一個滲水源頭、重複或間斷性的滲水情況，調查人員須進行不同、持續或重複的測試及監察。由於測試需時，並要得到有關業主或住戶的充分合作，處理這類個案一般需要較長時間。如果個案涉及空置單位或不合作的業主或住戶，則會更費時。目前聯辦處並無就調查滲水個案所需時間編製統計數字。二及三聯辦處的主要目標是成立一個工作團隊，兼備有食環署的法定權力和屋宇署在屋宇測量方面的專業知識，為市民提供一站式服務。食環署及屋宇署早在成立聯辦處時已就處理滲水的調查、執法及檢控工作的程序及分工制訂明確清晰的工作指引。為加強內部協調和個案監察，食環署和屋宇署一直保持緊密聯繫，定期舉行各級會議，討論複雜個案的最佳處理方法，以及檢討用以規管處理滲水舉報的指引和程序，以提升處理個案的效率和成效。為應付遞增的個案，聯辦處亦有增加人手編制。食環署人員的數目由2006年成立時只有81名人員，遞增至現時224名人員。同期屋宇署人員的數目亦有所增加，而聘請顧問公司協助進行第三階段專業調查的開支，亦由140萬元增至3,400萬元。此外，兩個部門大部分駐聯辦處的人員，亦由較早前屬非公務員合約員工，逐步轉為恆常的公務員編制員工。審計署曾於2016年就樓宇滲水問題採取的聯合行動進行衡工量值審查，並就聯辦處處理滲水問題作出一系列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及發展局一直緊密督促兩個部門積極跟進各項改善措施，以提升聯辦處的工作成效。就聯辦處進行滲水調查所用的方法，屋宇署委聘的顧問公司，在檢視及研究最新的有關技術之後，已辨識多個查證滲水源頭的方法，並已進行實地測試，目前正制訂詳細技術指引。聯辦處現正同步安排於試點地區全面使用新技術，在檢討成效後，我們會考慮是否將有關技術推擴至全港其他地區。我們期望，新技術除可增加找出滲水源頭的機會外，亦能適當地紓緩前線人員的壓力。為進一步改善滲水個案的處理，我們成立了一個專責檢討小組，分別由食環署的統籌主管和屋宇署的高級專業主任共同主持，全面檢討現時聯辦處的運作。食物及衞生局及發展局會緊密督導有關檢討。為促進聯辦處內兩個部門人員的溝通，並提升聯辦處整體效率，聯辦處已要求政府產業署協助物色合適的辦公室用地，以設立4個地區聯合辦公室，讓兩個部門的駐聯辦處人員可集中在同一地點工作。按現時進度，我們估計4個地區聯合辦公室可望於2019年下半年成立。聯辦處於2018-2019年度的人手及預算開支載於附件三。主席，我們希望透過以上種種措施，能有效提升聯辦處整體效率，讓我們為市民提供更佳服務。

去年"未能尋找滲水源頭的個案數目"為4100多宗，而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聯辦處現正安排於試點地區使用新技術進行測試。

我希望大家理解。目前試用的新方法是甚麼？

主席，成立聯辦處的主要目的，是協助私人物業解決滲水問題，但自從聯辦處在2006年成立至今，就個案數字或處理時間而言，似乎距離目標越來越遠。

所以，我歡迎局長建議成立一個專責檢討小組，檢討聯辦處的架構和處理方法。

即成立樓宇事務審裁處以處理私人物業的維修、保養問題，包括滲水問題，並賦予審裁處權力，幫助私人業主找出滲水源頭，從而解決問題。

政府了解，單靠政府人員和公權來處理問題，未必是最理想的做法。

主席，很多市民對聯辦處有強烈意見，他們亦不明白，食環署及屋宇署花三四年進行調查，為何還未找到滲水源頭？前線衞生督察工會早前向立法會申訴部作出申訴，並提出3個罪狀，第一，屋宇署外判顧問遇到入屋困難，但屋宇署未有承擔責任，向法庭申請入屋手令；第二，當局錯誤引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提出檢控；第三，屋宇署執法......

至於具體措施，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目前在所有分區辦事處中，只有4個辦事處有兩大職系同事一起工作。

上月19日，九龍城發生一宗釀成一死四傷的嚴重交通意外，而涉事的四部車輛同告損毀。

有保險業人士指出，車輛如被用作白牌車，有關的第三者風險保險或會因而失效。儘管有關的網約車平台聲稱已為涉事的白牌車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但從未公開有關保單的詳情。關於白牌車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評估在涉及白牌車的交通意外中，白牌車的司機和乘客、其他涉事車輛的司機和乘客，以及途人等現時受到甚麼保險保障；及二會否在公眾教育、立法及執法層面加強打擊白牌車服務，例如提醒市民乘坐白牌車可能沒有第三者風險保險保障、修訂法例以加重對白牌車司機的罰則，以及設立舉報熱線；如會，詳情為何；如否，有何其他措施杜絕白牌車服務？
主席，政府一直關注私家車非法載客取酬的情況。

就易志明議員的主體質詢各部分提問，現答覆如下：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表示，私家車的第三者風險保險合約一般會要求投保人提供有關車輛用途的資料，作為核保基礎。如果投保人沒有如實披露車輛會用作出租或取酬，該保單可能會失效。按照保險業界處理交通意外的一貫慣例，保險公司會首先向車禍引致傷亡的第三者作出賠償，然後再向車主索償；如果車主或司機身亡，保險公司仍有權向其遺產索償。法定第三者保險的保障範圍，並不包括車主或司機本人的人身傷亡。就易議員於質詢所指的該宗交通意外，據保險業監管局從有關保險公司了解，網約車公司"Uber"購買的保險，目的是為乘客及第三者在汽車共乘車程中引致的傷亡提供保障。為免影響調查及隨後的法律程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保險業監管局均不便就車禍作出評論。二政府一直透過宣傳教育和執法，打擊非法載客取酬活動。在宣傳教育方面，運輸署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在電台播放宣傳聲帶、在運輸署網頁展示出租汽車許可證的樣本，以及在公眾地方張貼海報等，向公眾宣傳在使用出租汽車服務時，須確保有關私家車持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以及教育公眾如何辨別已領有牌照的出租汽車。運輸署在有關的宣傳教育中，已同時提醒市民非法出租汽車的第三者風險保險或已失效。運輸署將會進一步加強公眾教育的工作，包括增加宣傳聲帶的播放渠道和在電台的播放次數，以及在更多的政府場地張貼海報等。運輸署並會透過運輸署的流動應用程式，宣傳該署設於"香港政府一站通"的出租汽車許可證網上查詢系統，以及與運輸業界保持溝通，提醒司機切勿以身試法。此外，警方會繼續在進行非法載客取酬的執法行動後，安排會見傳媒，向公眾宣傳使用非法出租汽車服務的風險，並提醒市民有關出租車的第三者風險保險或已失效。另一方面，政府一直對違規的載客取酬行為嚴厲執法，絕不縱容。《條例》第52條及附表4已列明，使用私家車或輕型貨車作非法載客取酬；或招攬或企圖招攬他人乘坐此類汽車的違例人士，如屬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涉案車輛的牌照亦可予暫時吊銷3個月；如屬第二次或隨後再次被定罪，則可處罰款10,000元及監禁6個月。如就同一汽車再犯罪，則有關車輛的牌照可予暫時吊銷6個月。此外，根據《條例》第69條，如果任何人被判《條例》所訂與駕駛汽車相關的罪行罪名成立，法庭可取消該人的駕駛資格為期一段其認為適當的期間。上述法例同樣適用於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網上平台提供非法出租車預約服務的公司或人士。運輸署現正檢討加強相關罪行的罰則，以增加阻嚇力。警方亦會繼續加強打擊罪行。在2015年至2017年間，警方曾就126宗私家車或輕型貨車非法載客取酬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警方會繼續採取針對性執法行動，包括收集情報，以及對接獲的轉介和投訴個案展開調查和跟進行動。市民如發現任何非法載客取酬行為，可向警方舉報。有關警署及交通報案室的聯絡資料載於香港警務處的網頁。
局長，很多從事非法載客取酬活動的涉事人，通常都是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安排私家車提供載客服務，而這些平台正是導致有關違規行為的源頭。這些平台容許沒有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車主載客取酬，我不知道有否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但司機卻會因而觸犯非法載客取酬的罪行。如果不加以杜絕，便會導致這類非法活動不斷蔓延，令更多市民墮入法網。去年一宗涉及21名從事非法載客取酬活動的涉事人來自不同階層，他們分別報稱是學生、教師、保險經紀、公司東主及退休人士等，可見情況嚴重。如果私家車像商用車般，不斷在道路上行駛進行非法活動......這樣既嚴重破壞現行的陸路交通監管政策，亦大大增加道路負荷，對於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更欠缺保障。我想問局長，政府有何措施大力打擊這些網約車應用程式？

因此，問題在於該出租汽車是否領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到，警方的執法行動絕不手軟，並會透過不同途徑打擊這方面的行為。運輸署現正檢討相關罰則，希望可以在下一個立法年度，即2018-2019年度，向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及徵詢委員的意見。
市民對於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是有需求的，而司機也想開拓不同的謀生途徑。

過去政府執法不嚴，只針對司機而沒有針對公司，實在非常不公平。

多謝陸頌雄議員的提問。我剛才曾提到一個觀點，就是只要出租汽車持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現行法例容許利用不同途徑作出出租汽車安排。現時的問題在於網約平台下的汽車是否持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就這方面來說，政府已做了不少工夫。我剛才回答易志明議員的主題質詢時亦提到，政府在檢討加強罰則之餘，亦已展開專營的士的立法工作。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早前曾舉行會議，探討如何改善香港的士行業的質素。我們欣悉香港的士業議會正在構建網約平台，令從業員可以利用網約形式，配對乘客與的士服務。

主席，正如剛才數位同事也提到，市民對於網約車服務確有需求。

我剛才也提到，香港的士業議會正在構建一個網約平台，而政府亦鼓勵各的士業界團體建立平台，這既可以方便市民，又可以提供點對點服務，更能令的士行業有規範和健康地發展。我們今年的另一項工作，是推行"專營的士"。

首先多謝張宇人議員所提出有關保險的質詢。

在現行法例下，車主沒有領有合法的出租汽車許可證而進行非法活動，已構成犯罪行為。

針對Uber公司來說，如果它作為一個網約平台，而轄下的出租汽車皆領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證，透過網約安排為乘客提供交通服務是可以的。

近年有很多打着共享經濟概念的公司應運而生，而網約車便是其中一種。

首先多謝邵家輝議員的提問，他的補充質詢是問那些非法載客取酬的車輛會否被永久吊銷車輛牌照。

關於這方面，希望稍後在檢討有關罰則時，可以多聽取不同業界的意見，以及立法會議員和委員的意見及訴求。
對於網約白牌車，不同地區均有不同的規定，有些地區甚至是合法的。訪港旅客一般都不知道香港的規管情況，因而有可能會透過這些網約公司預約白牌車。從文件得知，當局有針對市民進行宣傳，但卻沒有針對旅客宣傳。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加強對境外旅客的宣傳；若有，當局將會怎樣做？
多謝姚思榮議員的意見。剛才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及教育工作，不但會增加播放宣傳聲帶，亦會利用不同的途徑教育公眾。

我想問政府，在處理非法取酬活動的同時，有否以創新理念作為研究方向，務求讓網約車和的士可以共存，亦令香港市民可以獲得優質的服務？
多謝范國威議員的意見及補充質詢。我剛才也提過，根據現有的法規，我們並不反對網約車，前提是出租汽車必須領有合法的出租汽車許可證。我們歡迎業界利用科技，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服務，但我們必須強調，對於一些假借網約的名義而進行的非法取酬活動，我們的執法絕不手軟，亦絕對不會姑息。警方亦會透過收集情報，在市民投訴或轉介後展開調查及跟進行動。

不過，我們歡迎業界利用創新的科技及經營模式，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於2005年分拆出售轄下公共租住屋邨的部分零售及停車場設施予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其後易名為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隨着《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於2014年放寬了該類基金的投資範圍限制，領展多次拆售多項公屋物業。有市民指出，領展為了利潤最大化，翻新屋邨商場及街市後大幅增加商鋪租金、不與小商戶續約以及引入大型連鎖店，以及不斷拆售資產。他們認為，領展及該等新業主唯利是圖，漠視小商戶生計及公屋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主席，就葉劉淑儀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現綜合答覆如下。

當時其中一份與領匯上市有關的文件為"優先購買權契據"。根據該契據，倘房委會有意出售若干保留於其公共屋邨內或任何房委會日後可能發展的零售及停車場設施，房委會將給予領匯"優先購買權"。2005年後，房委會沒有進一步拆售轄下商業設施，因此該"優先購買權"從未被行使。"優先購買權"自上市日起計，有效期10年，即已於2015年11月失效。根據"優先購買權"，房委會向領匯出售有關物業的價格，須參考兩份以指定估值方法計算的獨立估值，並以較高者為準。倘領匯不選擇購買有關物業，則房委會可於兩年內以其釐定的條款出售予任何第三方，否則該優先購買權將再次適用。政府於2006年1月向立法會報告有關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事宜時，亦詳細交代過有關"優先購買權"的內容。房委會當時訂立"優先購買權"的決定經過深入討論，並在過程中考慮了各種意見。主要原因包括房委會在準備拆售物業時，考慮到部分設施當時尚未充分發揮其收益潛力，因此沒有把它們納入拆售計劃，以盡量提高房委會透過公開發售所得的收益。房委會認為如日後部分該等物業的收益潛力得到全面發揮時，可能適合做分拆出售之用。房委會當時亦有計劃分拆出售陸續落成新屋邨的零售及停車場設施，讓房委會可撤出營商業務，集中資源履行提供公營房屋的主要職責。房委會當時認為，訂立"優先購買權"有助吸引投資者和盡量提高房委會從公開發售中所得的收益。除此以外，房委會考慮到為免妨礙房委會長遠尋求其他更創新的管理/出售資產途徑，因此為"優先購買權"設定期間。房委會當年的拆售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房委會認為這對其履行提供資助房屋的職責有所裨益。土地和公共資源有限，房委會必須按輕重緩急，集中資源為合資格家庭尤其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出租公屋。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2012年11月及2016年11月的立法會議案辯論中回應時，曾清晰表明政府及房委會沒有計劃回購領展或個別拆售物業，因為這做法既不可行亦不符合公眾利益和審慎理財的原則。上述立場至今沒有改變。《房屋條例》第41條訂明房委會須確保向有關人士提供房屋和"委員會認為適合附屬房屋的康樂設施"。

終審法院指出，《房屋條例》中沒有條文規定公共屋邨的租戶擁有法定權利，在他們仍然使用有關設施時，房委會必須繼續保有及管控這些設施。只要設施可供住戶使用，房委會已確保提供有關設施，即使這些設施是由一個房委會沒有管控權的第三者所提供。在作出裁決前，終審法院已知悉拆售物業會以市場主導的商業運作模式營運，而房委會當時採用的營運模式，未必與私人機構的做法一致。終審法院亦知悉，有關設施的運作情況或會改變，例如商戶的行業結構可能會有所不同。事實上，房委會在設計每個新公營房屋項目時都會諮詢公眾，亦會盡可能嘗試加入公眾建議的零售、福利、社區、教育、交通等設施。至於現有屋邨，房委會亦恆常地收到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及其他公眾人士對各種設施的意見，房委會會盡可能嘗試調整現有設施及加入新設施。上述做法是既定、恆常、透明的程序。地契方面，地政總署會以地主身份，根據地契條款處理已批租的土地。一如其他私人物業，地政總署主要是因應收到有關已拆售物業懷疑違反地契的投訴、轉介或查詢，根據現行程序作出巡查和跟進，並且會視乎情況徵詢相關政策局/政府部門及法律意見，如證實有違反地契條款，地政總署會採取適當的執行地契條款行動。房委會作為屋邨的其中一個業主，一直有與其他業主在日常有關屋邨管理事宜方面保持溝通，以保障房委會在大廈公契及限制性契諾方面的權益，如果發現懷疑違反地契的個案，房委會會轉介公契經理人、業主立案法團及相關地政處跟進處理。除了地契條款之外，拆售物業的業主在營運時，與一般私人業主一樣必須遵守各項相關法例及物業買賣契約內的限制性契諾，各相關當局會按實際情況進行監管。只要符合法例規定及地契條文，不違反與房委會訂立的上述契諾，政府和房委會均不能亦不會干預有關業主的日常運作和商業決定。然而，若證實相關業主違反任何法規、地契條款或契諾，則相關政府部門及房委會必定嚴肅追究及採取相應行動。
主席，我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答案非常失望。

自從2016年領展把商場拆售給盈信後，這個屋苑的商場空置率非常高，現在商場沒有超級市場、沒有酒樓，只剩下一間小型茶餐廳。當地居民及長者需步行20多分鐘到樂富商場購物，有地區服務人士甚至在區內設置共購站幫助居民購物，但效果不理想。有居民亦投訴指盈信在沒有申請豁免的情況下，將車位租予屋苑以外的人。

商鋪空置不單影響天馬苑的2800戶家庭，更影響鄰近天宏苑的600戶家庭。為何房委會不執法、不要求地政總署執法、為何不確保居民可以享有所需的康樂和生活設施？
多謝葉劉淑儀議員的補充質詢和意見。有關拆售物業的轉讓會否影響居民的生活，任何拆售物業的業主均須根據相關地契條款及限制性契諾履行其義務。

請主席避免阻礙議員提問。我想問蘇偉文局長，為何運輸及房屋局至今仍未着手研究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放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對社區，特別是公屋社區的禍害，並要求證監會修訂《守則》，以免領展繼續拆售物業？
多謝區諾軒議員的意見和補充質詢。

多謝張宇人議員的補充質詢和意見。我剛才曾強調，如發現有違反地契的行為，地政總署會以地主的身份嚴肅執法。

主席，領展在2016年把逸東街市外判給建華集團，小商戶的租金由3萬元增至現時的5萬元，令市民根本無法負擔該街市的菜價，難怪有人說："領展，去死吧!"。我想問政府有何措施阻止街市再被領展外判？

但是，我們理解市民對街市有強烈訴求，政府亦以新思維，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到，會在東涌、洪水橋和天水圍設置公共街市，以回應當區市民對公共街市的訴求。

但是，以東涌的逸東邨為例，居民要求更換廣場地磚，卻要請示領展，領展表示沒有資金，要等數年才能做；又例如葵盛東邨居民要求安裝行人電梯，也要請示領展；安定邨的商場被領展進行大規模裝修後，現時在那個老屋邨吃一碗麪要60多元，試問長者如何能負擔得起？

究竟局長可以幫居民做甚麼？
多謝麥美娟議員的意見及補充質詢。

多謝何啟明議員的意見。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只要業主沒有違反法規、地契條款或限制性契諾，政府沒有可能、亦不會干預其正常的商業運作，但這方面亦關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現今的思潮着重企業社會責任，而作為一間上市公司，每年也要定期向股東匯報履行了多少社會責任，在年報的專章中清晰列載。

我們會盡力鼓勵公司及私人企業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

為確保交通安全，青馬管制區營辦商會於強風吹襲期間在青嶼幹線及汀九橋實施強風交通管理措施。強風措施包括封閉中線、降低車輛限速等。據報，強風措施實施期間，青嶼幹線、汀九橋，以至葵青和荃灣一帶出現嚴重交通擠塞的情況時有發生。此外，有駕駛者認為，青嶼幹線於去年8月實施雙向收費，令使用青嶼幹線往返大嶼山的車輛需在收費廣場減速或停車繳費，造成交通樽頸問題。

主席，為確保駕駛人士的安全，青馬管制區內的青嶼幹線和汀九橋在強風情況下，會按設定的風速分階段實施強風交通管制措施。由於實施交通管制時橋面行車線減少、車速上限下降及實施交通分流，有關引道和主要橋樑的流量無可避免會受到影響。

當實施強風交通管制之前及期間，運輸署及青馬管制區管理公司按既定程序及機制，採取適當的交通管理和應變措施，以疏導交通及通知市民，在確保安全的大前提下盡量把影響減至最低。

因此，在青衣的交通擠塞與青嶼幹線於往機場方向實施雙向收費並無關係。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及三部分的第一段指出，"在強風交通管制時，青嶼幹線收費廣場往機場方向的交通暢順，並無出現擠塞情況。因此，在青衣的交通擠塞與青嶼幹線於往機場方向實施雙向收費並無關係。

當局是否因為不想讓人看到收費廣場一帶的擠塞情況，所以索性封閉長青隧道，不讓車輛過橋？

由於受到季候風影響，青嶼幹線及汀九橋在4月6日下午3時半左右實施第一階段的交通管制措施。易受強風影響的車輛須改行青嶼幹線下層及禁止使用汀九橋，有關措施直至4月7日凌晨3時才取消。

我們已因應這些案例提出不同改善措施，希望日後的分流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並且盡早通知市民，將影響減至最低。
主席，我不知道局長會否為了繼續讓人看到收費廣場一帶交通暢通無阻，以後每逢實施強風交通管制等措施，便索性像上次那樣封閉長青隧道，不准車輛上橋和進入隧道。若是如此，運輸署屆時便可經常向傳媒展示照片，指收費廣場一帶交通暢通無阻。

我們更已在不同的戰略點準備拖車，以便在發生意外時盡快將肇事車輛拖離現場，確保交通暢順。

但是，強風交通管制措施如何落實，或會因為地理環境不同而有差別，不可一概而論。

我希望他清楚說明，港珠澳大橋會否像汀九橋及青嶼幹線般設有強風交通管制。
港珠澳大橋是一項國家級工程，橋身長達40多公里。既然大橋建於海面上，必定會受強風影響，所以當局會制訂強風應變措施。在大橋主橋下，亦會有人員聯絡三地的政府，以確保旅客安全，並且適時向旅客發放信息，好讓他們安排行程。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當每小時平均風速超過40公里，便會展開第一階段的強風交通管制。其實，我們過去曾與離島區議會的同事及運輸署人員探討這個問題。

由於青馬大橋是現時連接大嶼山與市區的唯一陸路通道，所以每當它受強風影響便會影響不少市民及旅客。

有關檢討預計會在今年年中完成。此外，我要強調，在4月6日的事故發生後，運輸署已隨即檢視現時青馬管制區的強風交通管制措施，並會在日後實施新的強風交通管制措施，向乘客提供更多相關信息。

在我簡單答覆范國威議員的補充質詢之前，我想首先解釋，現時隧道收費的原則是"收回成本"及"用者自付"，當局並會根據交通流量、經濟狀況、公眾負擔能力、接受程度及替代路線，從多個不同層面通盤考慮隧道收費。

主席，我認為，局長就整個交通網絡收費事宜的答覆未能令人滿意。在我們很熟悉的其他城市，例如上海，市內的橋隧道路全部不收費。儘管政府以"用者自付"原則作為回應，但香港有很多建造費用高昂的道路其實並無收費。

多謝盧偉國議員的意見。

至於可否全面豁免收費，我必須強調，以剛才提到的青嶼幹線為例，該幹線自1997年啟用至今從未調整收費。

主席，繼發起2014年佔領運動後，任教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戴耀廷副教授，於本年3月24日出席台北舉行名為"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十週年—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的活動。他在論壇上發言時表示，"中國專制政權終有一天會結束......反專制成功之後，就要建立民主國家和民主社會......那時候港人可以決定是否成立獨立國家，抑或與中國其他地區族群組成聯邦或邦聯"。政府於上月30日對上述言論作出回應時指出，任何有關"港獨"的主張，均不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以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並對戴教授的言論予以強烈譴責。戴教授在回應對他的批評時表示，他的言論是"有堅實的學術思考在背後"，是"學者身體力行去實踐自己學術研究的成果"。然而有輿論批評，戴教授只不過借學術自由之名，宣揚港獨為實。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39b條，我希望何君堯議員澄清，他引述戴耀廷副教授在論壇上發言的來源為何？我翻查過媒體的逐字紀錄，發現他的發言內容與何君堯議員所引述的不符。
主席，我是在網上查閱有關的言論，我在此沒有註釋，但如果朱凱廸議員有興趣了解更多，我稍後奉上。

主席，我對局長剛才的答覆很感失望。

談到教育，政府只單純說教，表示會討論或呼籲有關方面應如何處理，避免"港獨"，局長卻沒有說明，當再次發生類似事情，會採取甚麼行動，該如何追究。大家都知道道理何在，現在是有人犯了法而無須面對後果......這是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

主席，我同樣對局長的回應非常失望。

我想詢問政府當局，在現時大學的管治架構內，是否有任何機制懲處這類行為失當的教職員，包括取消該教職員的教席或暫停他的大學職務等？

主席，"一國兩制"對國家、對香港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最好的安排，最令人痛心的，是有很多別有用心的人在過去一段時間利用校園"播獨"，影響我們的下一代，破壞"一國兩制"。很多市民見到社會上這些現象，包括戴耀廷的"播獨"行為，以致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越來越支持"港獨"，甚至自決。我們感到非常憤怒。很多市民表示，學生在學校被"洗腦"，尤其在大學中很容易"中毒"。主席，我跟其他議員一樣，對局長的答覆非常失望。按他所說，一句獨立自主便可解決問題，對於有人在中學"播獨"的可能性，只是發信給中學校長便算解決了。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出數點政府的立場，包括對"一國兩制"和"港獨"的看法，亦包括對高等院校，院校自主的看法。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我們依法保障和尊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亦提到"大專院校是獨立自主的機構。教育局相信，校方有責任亦有能力妥善處理校園內發生的事情，照顧學生的利益"。

就這個問題，我想請教局長，教育局會否採取一些具體做法或措施，以保護院校獨立自主這重要的核心價值？

據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一位前主任於上月底被傳媒問到，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呼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的人士可否參選立法會。他回答："應該不可以，因為這是違反國家的《憲法》，是一種違法行為"。

主席，就毛議員的質詢，經徵詢律政司後，現綜合答覆如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憲法》第三十一條訂明："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憲法》第六十二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的職權，包括第十四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根據《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7月1日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明確指出："《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基本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既然《憲法》第三十一條已經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那麼按照《憲法》第三十一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所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和政策，就具有優先適用的地位。因此，《憲法》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規定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在這憲制架構下，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國家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我們必須尊重《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施"一國兩制"的同時，亦必須尊重內地的制度。

我們會繼續按照有關法律的要求，履行相關工作，確保選舉能公平、公開和誠實地進行。
任何有識之士聽到局長的答覆，除哭笑不得外，還會感到憤怒和遺憾。

我再問一次，究竟呼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是否屬違法和違憲？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所以從政人士必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時必須尊重《憲法》和內地的制度，這才合乎政治邏輯和常理。至於呼叫某些口號是否......

議員本身的言行，亦受相關的法例和《議事規則》規範。

主席，毛孟靜議員提出的質詢非常清楚、簡單和直接。在香港呼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是否屬違憲和違法？所謂"結束一黨專政"，並非旨在結束任何政黨或政權，而是就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建議。建議修憲不代表違憲，建議修改《基本法》亦不代表違反或不擁護《基本法》。

"不尊重"或"不夠尊重"與"違反"在字義上差距甚大。在局長的答覆中，沒有任何"違憲"或"違法"的字眼。

例如參選立法會的人士，必須根據法例要求，示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政治邏輯上，我們必須尊重《憲法》和內地的制度。

《憲法》和《基本法》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根、是母親，是包括《基本法》在內的一切法律根源。任何煽動及企圖推翻國家《憲法》及其確立制度的行為也屬違憲和違法。

局長及選舉主任必須小心謹慎推行相關工作，以防別有用心的人士進入立法會，將本會變成"播獨"平台，否則後果將會不堪設想。要有效維護"一國兩制"，除了重視及保障本港制度外，同時要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制度。

因此，國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施。在"一國兩制"下，我們必須牢牢掌握和緊記，香港屬於"一國"之內。

因此，特別是對從政人士而言，除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外，亦必須尊重《憲法》及內地制度，並尊重"一國"及珍惜"兩制"。

我們透過《基本法》實施"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提出修改《憲法》是否等同違憲？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在香港範圍內，根據《基本法》和香港法例，任何人均享有言論自由和表達、示威自由。至於某種言行本身會否構成違法，必須根據法律作出裁斷。

過去多年，有超過數百萬香港人曾參加六四集會，最多參加者的一年有18萬人參與。李慧琼議員剛才表示，"一黨專政"從來不存在，中國由工人階級領導。

至於一般市民在日常生活當中享有的言論或表達自由，《基本法》中已訂明相關保障，我們亦會根據香港的法例行事。

主席，對於任何有意參選立法會選舉的人士，我們設有一套既定機制，會按照法例的規定來處理他們的申請。

代理主席，我謹以《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並匯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重點。《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關於稅務寬免的若干建議，包括由2018-2019課稅年度起，增加及擴闊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稅階、增加多項免稅額的金額、增設傷殘人士免稅額，以及寬減2017-2018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法案委員會曾舉行1次會議，與政府當局討論《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在審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曾討論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稅制、免稅額的調整幅度，以及建議的一次性寬減利得稅對貧富差距的影響。有委員認為，與子女免稅額比較，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的金額和建議增幅較小，未能有效鼓勵年輕一代與父母或祖父母同住或照顧他們。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日後應考慮以較大的幅度調高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

政府當局會繼續定期檢討各項免稅額和最高扣除額，並按適當情況建議調整的水平。有委員關注，是次寬減利得稅的建議，會否擴大香港的貧富差距。就此，政府當局已向法案委員會提交資料，確認一次性寬減利得稅這建議不會影響政府統計處現行所編製的任何一項堅尼系數，並表示技術上無法評估調整稅階和邊際稅率對除稅後的堅尼系數有何影響。就現行評定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機制方面，有委員認為，賺取較高收入的人士理應繳交較多稅款，因此政府當局應考慮廢除15%的標準稅率而只採用累進稅率。政府當局解釋，如果按累進稅率計算的稅款多於按標準稅率計算的金額，納稅人只須按標準稅率繳交較低的稅款。此制度符合香港奉行簡單低稅制的政策目的，並且與利得稅的兩級稅率相稱。政府當局表示，現階段並無計劃廢除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標準稅率，但會繼續定期檢討本港的稅制，包括稅階及各種稅項的稅率。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將會提出一項技術性的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對該項修正案並無異議。法案委員會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並支持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

其實，相對於一次性的稅務寬免措施，這些恆常性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優惠調整更能減輕市民在稅務方面的負擔，惠及更多小市民，其中增加及擴闊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稅階，對於不少年輕的納稅人來說有極大的幫助。

毫無疑問，對一些較為年輕，特別是無法享有其他免稅額的納稅人而言，新稅階會大大減輕他們的稅務負擔，對他們的幫助亦較為顯著。此外，新稅階較原有稅階為闊，由4級增至5級，亦可以盡量減少納稅人由於應繳稅收入超出較低稅階，跌入較高稅階而須繳納更多稅款的問題。

例如，供養父、母這兩項免稅額最多只可以由兩名子女享有，其他子女則無法享有，這往往會導致一些有較多兄弟姊妹的家庭內部出現爭拗，影響家庭和諧。

這對夫婦即使合併報稅，有關免稅額扣減所帶來的稅務優惠效果，可能還不及夫婦兩人各自報稅、平分子女免稅額的效果為好。因此，當局若容許納稅人可以自由攤分各種免稅額，既可以減少家庭內部因為誰人可以享用免稅額而產生爭拗，亦可以使納稅人享有更多稅務優惠及便利，對納稅人只會有利而無害。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並希望當局日後可以考慮以更靈活及具彈性的方式，處理納稅人申領免稅額的安排。

代理主席，踏入5月份，很多"打工仔女"都會收到稅務局寄來的綠色大信封，與收到囍帖一樣，都會十分激動。

這些寬減措施是政府對中產人士的承擔和承諾，包括《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所涵蓋的措施，例如把子女免稅額由10萬元增至12萬元、增加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提升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以及設立傷殘人士免稅額。此外，政府建議把薪俸稅稅階由4個增加至5個，並把稅階由45,000元擴闊至50,000元，這是一項長遠措施，估計最少會令政府稅收每年減少數十億元。由於政府財政穩健，少收的稅款並不會構成長遠的財政負面影響，同時又能減輕市民的稅務負擔。因此，工聯會支持《條例草案》。稅務寬免固然可以減輕"打工仔女"的負擔，但政府今次提出的其中一項措施有更重要的意義，就是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增加薪俸稅稅階的稅制改革。一直以來，香港的中產都是受薪階級中稅務負擔最重的一個階層。回顧過去幾年的"派糖"措施，中產少有受惠，一般的社會福利、房屋資助等都沒有他們的份兒。他們交足稅款，開支卻越來越大，牢騷自然也越來越多，成為他們紓壓的唯一途徑。"財爺"今次建議把薪俸稅稅階由4個增加至5個，邊際稅率分別訂為2%、6%、10%、14%及17%，並把稅階由45,000元擴闊至50,000元。這些變更的確能減少"中中產"的稅務負擔；理論上，最受惠的應該是中產內的夾心階層。這幾項調整可減輕134萬名納稅人的稅務負擔，他們佔全港"打工仔女"總人口300多萬人大概四成。

上個課稅年度的臨時總稅收為3,286億元，較再上一個年度的2,902億元上升384億元。

既然政府因物業交易暢旺而大收稅金，財政預算案推行各項寬減措施是應該的。但是，政府亦應考慮以財務措施改善失衡已久的房屋供求問題，此事迫在眉睫。

究竟發展商是否扣起這些單位，待價而沽？當年"辣招"越加越辣，短時間內冷卻樓市，但幾年過後，卻成為推高樓價的幫兇，在打擊炒賣的同時，確實連累了一般用家。"辣招"的原意是買時間，但這並沒有兌現，政府在解決房屋問題上至今仍是一籌莫展。

工聯會多年來一直倡議開徵物業空置稅，因為政府沒有理由對樓價高企最大得益的"大鱷"甚麼也不做。工聯會敦促財政司司長盡快研究開徵物業空置稅，以打擊一手單位囤積居奇，增加供應量，避免樓價無止境地上升。至於二手樓方面，空置量約為43,000個單位，空置率不算高，但我們也希望透過開徵物業空置稅，可以增加租務市場的供應，紓緩租金上升的壓力。

現時住屋越來越貴，越來越小，租金高企引致物價上升，生活負擔越來越重。我希望當局盡快審慎研究遏抑租金和樓價，讓普羅大眾的生活真正得以改善。我謹此陳辭。

想靠政府減稅來稍為改善衣食住行，是想也不用想，因為政府政策一直以來都是向商界、地產商及物業擁有人傾斜。最近有一位學者說，大家不要以為供應增加，樓價便會下跌。

現今父母為子女所做的事，不止供書教學。他們期望子女能擁有一個安樂窩，於是現時出現了一個買樓的怪現象，就是父母排隊為子女買樓。

政府表面上是幫助香港市民，實際上是多插兩刀。

特區政府對於進入退休期的年長香港居民，應做的沒有做。應做的是在最好的時候引入全民退休保障，令老有所養。

對於現時所有60歲或以上的長者所面對的生活困難，以至他們所需的醫療服務、牙科服務和所有應有的社會服務，政府均拒絕承擔責任。

有何理財新哲學？

本港的傷殘人士就業率相當低，即使我們目前接近全民就業，傷殘人士的就業率仍是最低。我們多年來一直要求政府為公務員體系和法定機構訂定某個百分比的傷殘人士就業率，政府有否實行？

任何稅務寬減，最終目的一定是要令納稅人有較好的生活；這是很簡單的概念，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但是，在香港，我提及的幾類人士偏偏無法透過稅務優惠得到較好的生活。

政府公布的最新經濟數字顯示GDP有所增長，但為何同一時間，香港人卻越來越不快樂？我們的快樂指數一直下跌。政府有否反思它究竟做了甚麼？不要告訴我們它只得這數招。其實政府是裝作不知，裝作無能，裝作無法處理問題。政府心知肚明，有些事它會做，有些事它不會做。可是，觀乎這些稅務寬減措施，我絕對不認為政府會令香港市民更快樂，無論是最低收入或中產的市民，也不會從政府感受到任何溫暖。

我難以反對這些稅務寬減措施，但我不會同意，也不會感謝政府，因為政府多年來對中產和所有納稅人都是不仁不義。這些措施絕對不是足夠的補償。

正如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剛才所說，《條例草案》的宗旨是實施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有關稅務寬免的若干建議，以及就其他事宜提出相關修訂。法案委員會只召開一次會議便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首先，關於擴闊薪俸稅的邊際稅階和調低邊際稅率，經修訂後的邊際稅率分別是2%、6%、10%、14%及17%，稅階由45,000元增加至50,000元。

政府坐擁1,480多億元的盈餘，不能不把多收的稅款用作：第一，資源再分配；第二，退給納稅人。

所以，一次性寬減稅款是無可厚非的。另一項新改動是增設傷殘人士免稅額，這是張超雄議員為傷殘人士爭取的。

當然，給予他們免稅額亦是一項舉措，讓市民大眾知道，政府會聽取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亦會照顧不同階層的需要。

我記得在去年或前年，在類似的法案委員會中，有議員問及這些免稅額為何不每年按消費物價指數予以調整。

我希望政府2019年提交一項類似法案時，好好解答這個問題。

我很想聽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解釋一下。

就暫繳薪俸稅及利得稅的緩繳，《條例草案》第6及8條修訂《稅務條例》第63E2及63J2條。

稅務改革是今屆政府其中一個重要項目，稅務改革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政策目標是：第一，促成社會資源再分配；第二，刺激一些產業的發展。當然，這不是《條例草案》會涵蓋的範圍。

當然，每個人的家庭狀況或個人狀況均會影響他能否在《條例草案》中得益。代理主席，我謹此發言，並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在這方面，政府今年做到了。我們希望可藉此鼓勵更多殘障人士就業，亦希望政府牽頭聘用更多殘疾人士。

所以，我們在支持今年這項新增的殘疾人士免稅額之餘，亦呼籲政府推行更積極的措施，讓更多殘疾人士有機會就業，因為就業確是一種基本權利。政府估計今年這個項目會令稅收減少4億5,000萬元，但根據我的初步計算，恐怕這是過分高估，因為根據政府現時的建議，只有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才可享有這項免稅額。

如果按此推算，即有57,000多名殘疾人士有機會從事經濟活動並受薪。不過，2013年報告亦指出，殘疾人士的薪金中位數只有1萬元，遠較當年整體人口的薪金中位數13,000元為低。

如果按照這個比例推算，在57,000多名領取傷殘津貼的受薪人士中，便有27,000多人可享新增的免稅額，但按標準稅率計算卻不可能有這麼多人，因為殘疾人士的收入明顯較低。要達到15%標準稅率的水平，按梁繼昌議員所說，年薪必須超過200萬元。

在現有制度下，我恐怕這項稅務優惠暫時未能取得明顯的效果，我認為政府最少應該牽帶聘用更多殘疾人士。政府在過去曾經表示，公務員體制內約有2%是殘疾人士。然而，數據顯示，政府每年聘用的殘疾人士均在90人以下，不是70多人，便是50多人，但每年離開公務員隊伍的殘疾人士卻有超過200人。

因此，我認為這是誤導性的數據，令人以為政府的公務員隊伍有2%是殘疾人士，但這是騙人的。因此，我們在贊同這次的稅務優惠之餘，也想請政府落實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

貧富懸殊與貧窮固然是兩種不同的概念，但卻互有關連，只是我們無法通過第二次財富分配，令貧窮率有效減低。

因此，代理主席，雖然我們並不反對這項《條例草案》，因為它的方向正確，但力度卻嫌不足夠。低收入人士未必能夠受惠於《條例草案》，而一些中產人士現時亦面對很多額外開支，包括子女教育的開支，很多中產家庭都要為子女的教育躊躇，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額外開支尤其多，但他們卻未必能夠受惠於政府的幫助。至於房屋開支，我也不用多說，因為今天的樓價已遠遠超過一般人的經濟負擔能力。至於醫療開支方面，仍有很多藥物需要自費。

如果政府問錢從何來，這次的稅制改革或稅務修訂正好提供所需的款項。如果把稅制變成累進式稅階，正如梁繼昌議員建議取消標準稅率，全部改用累進式稅階計算，我相信政府的收入將會大大增加，屆時便可以投放更多資源，讓中產和低收入人士受惠。
代理主席，我對《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大部分建議的方向都是支持的，但當然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對於擴闊稅階以及增加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免稅額和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等措施，我都是支持的。

普羅市民的生活開支不斷上升，尤其是住屋和消費物價，租金上升導致百物騰貴，所以他們的負擔都很沉重。既然政府庫房"水浸"，調高免稅額或擴闊稅基以減輕中產家庭的稅務負擔，亦屬合情合理。不過，我想指出，將子女免稅額提升至12萬元的幫助不大。大家也知道，現時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開支，每月動輒超過1萬元，所以將子女免稅額進一步增加至15萬元也是合理的。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香港沒有人口政策，也沒有鼓勵生育的政策，這些小修小補的免稅額只是略為幫忙，大家不要扯到鼓勵生育方面。

根據《條例草案》第9條，政府建議今年寬減75%的薪俸稅等，每宗個案以3萬元為上限。政府把這項措施納入財政預算案中"共享成果"的部分，指有關扣減會令政府稅收減少226億元，並估計會有188萬名納稅人受惠。我和人民力量的立場很清晰，就是支持全民直接"回水"多於支持寬免差餉或寬減薪俸稅。議會內的議員當然各有不同的意見，而其中與我意見不同但我卻最尊敬的是張超雄議員，因為他的邏輯相當一致。

可是，議會內卻有些議員聲稱反對全民直接"回水"，但對寬免差餉、寬減薪俸稅和入息稅卻沒有意見。我認為他們實在有必要站出來向市民解釋清楚，為何反對全民直接"回水"但贊成這次寬減薪俸稅和入息稅？

大家真的要想清楚。我想在此跟大家分析，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盡享該3萬元的稅務寬減？由於政府在《條例草案》中就稅階結構作出微調，所以我們很難根據過往的數字，準確估計今年有多少人能夠盡享該3萬元的稅務寬減。

政府現時的稅務寬減安排，令這些超高收入人士也無區別地獲寬減3萬元，即月入八九萬元的納稅人可獲寬減3萬元，月入90萬元的也獲寬減3萬元，連月入20萬元至30萬元的人，包括所有問責局局長和特首都獲寬減3萬元。

我們無區別地寬減每年入息100萬元至1,000萬元的納稅人3萬元的薪俸稅稅收，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他們在生活上根本毫無困難，獲寬減薪俸稅也不會感謝政府，更不會有甚麼任何感覺。

這50億元亦相當於代繳考試費1年開支的30倍，即是說這筆錢足以支付未來30年DSE考試的費用。我覺得寬減薪俸稅不應該採用無區別的原則，因為薪俸稅的其中一種功能是財富再分配，收入越高的人便應繳交更多稅款，讓政府把從富有的人身上獲取的稅收分配予有需要的人。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再作詳細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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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感謝各位議員支持《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在今天恢復二讀辯論，讓本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所建議的稅收寬減措施可以盡快落實。我特別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及各委員審議《條例草案》。

就年滿60歲或有資格按政府傷殘津貼計劃申索津貼的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由每名46,000元增至50,000元；就年滿55歲但未滿60歲的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由每名23,000元增至25,000元；d提升父母或祖父母的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由每名92,000元增加至100,000元；及e增設傷殘人士免稅額，金額為75,000元。上述各項稅務寬減措施合共會令政府每年的稅收減少64億3,000萬元。除了上述恆常措施外，《條例草案》亦訂明寬減2017-2018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以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3萬元為上限。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該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這措施會令政府的收入減少255億元。我們希望以上措施能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作出了深入和詳細的討論。有個別議員關注政府應否取消標準稅率，以縮窄貧富懸殊和增加政府收入。

如按應課稅入息實額計算得出的應繳稅款，多於以總入息淨額按標準稅率計算得出的應繳稅款，納稅人只須繳交金額較低的稅款。此制度符合香港奉行簡單低稅制的政策目的。政府在現階段並無計劃取消薪俸稅的標準稅率，但會繼續不時檢討本港的稅制，包括稅階及各種稅項的稅率。代理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讓我們能早日實施上述各項惠及納稅人的措施。《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稅務局將由7月底起發出的評稅通知書中，落實相關寬減措施。另外，我亦小心聆聽了議員的意見，特別是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的意見，將來於適當的時機我們會作考慮。我也要特別提出，在研究任何稅務措施時，政府會考慮多方面因素，例如本地和外圍當時的經濟環境、政府的財務狀況，以及通脹情況等。每年於準備預算案時，政府會全盤考慮各項因素，此舉比設立固定機制更靈活，以及能回應社會所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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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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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8及10至15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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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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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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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及16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將會動議講稿附錄他的修正案。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把《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的"附表44"修正為"附表43"。法案委員會對有關修正案並無異議。

這項修正案純粹技術性，並不會改變有關《條例草案》的涵義。代理主席，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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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9及16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9及16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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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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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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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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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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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稅務條例草案》。

本會恢復《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上屆立法會曾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政府當局於2016年提交的《2016年僱傭條例草案》，以加強對僱員的保障，令他們遭僱主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時，僱主的同意並非頒令僱員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先決條件。

《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基本上與《2016年條例草案》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不遵從復職或再次聘用令的僱主須向僱員支付的額外款項上限，由原建議的50,000元提高至《條例草案》所建議的72,500元。法案委員會一共舉行了3次會議，並在其中一次會議聽取了團體及個別人士的意見。以下我會扼要匯報法案委員會特別關注的事項。就復職或再次聘用令的適用範圍，有委員關注到，是否涵蓋非按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以及海外家庭傭工。亦有委員認為，應擴大《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至不合理解僱的個案。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加強保障僱員，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免受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因此，當局並無計劃將強制性復職或再次聘用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其他類別的解僱情況。至於非連續性合約僱員，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因工受傷在獲判補償前遭解僱，亦屬《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根據《條例草案》的建議，在法院或勞資審裁處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個案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時，必須同時在命令中訂明，倘若僱主未有遵從命令必須向僱員支付的3筆款項，即終止僱傭金、補償及《條例草案》中加入的額外款項。委員察悉，額外款項上限已因應前法案委員會的意見，由50,000元上調至72,500元，或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的3倍，以較低者為準。然而，有部分委員表示，儘管他們尊重勞顧會已調高額外款項的建議上限，這些委員仍然認為，應提高額外款項的上限至介乎10萬元至20萬元，或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的6倍，以較高者為準，好讓僱員，特別是較高薪的僱員，獲得較大保障。政府當局強調，《條例草案》現時建議的上限，是勞顧會經過詳細審議，包括前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達成的新共識。按照既定做法，如果就《條例草案》提出重大修訂，須重新提交勞顧會討論。此舉將無可避免延誤立法建議的實施。政府當局表示，會考慮在實施《條例草案》後的合適時間，檢討有否需要調整額外款項的金額。此外，政府當局重申，視乎法院或勞審處的裁定，僱員可獲得命令所訂明的全部3筆款項。有部分委員憂慮，僱主可藉着向僱員支付額外款項，而逃避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的責任。有委員因而認為，僱主如果沒有遵從復職或再次聘用令的規定，即使有關僱主向僱員支付法院或勞審處判給僱員的3筆款項，亦應被視作刑事罪行，以加強阻嚇僱主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僱員的行為，特別是參與工會活動的僱員。政府當局解釋，勞顧會的共識是，與其向僱主施加刑事法律責任，不如讓有關僱員可盡快獲得終止僱傭金、補償及額外款項。然而，根據《條例草案》，僱主如果故意或無合理辯解而不向僱員支付額外款項，即屬犯罪。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亦不會就《條例草案》動議任何修正案。主席，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原先打算在2018年1月3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其後當局表示，由於個別委員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並未在法案委員會及勞顧會討論，因此須先撤回恢復二讀辯論的預告。政府當局於今年4月致函法案委員會，表示已就有關修正案向勞顧會作出匯報，並會按《條例草案》原本方案，恢復二讀辯論。

在這個安排下，僱員可無須再次向勞審處提出申請，而盡早取得額外款項。此外，這筆額外款項的上限亦有所提高，這是勞顧會考慮了上屆立法會議員審議《2016年條例草案》的意見後作出的共識，由50,000元提高至72,500元或僱員每月工資的3倍。如果僱主故意及無理解僱而不支付額外款項，即屬犯罪。再者，《條例草案》亦對僱主及繼承人或相聯公司根據再次聘用命令聘用僱員的安排程序及各自責任作出補充條文。僱員如獲得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再次聘用，其先前在原有僱主的服務年期將獲新僱主接受和承認。這些安排均優化了現行的《僱傭條例》，加強了對僱員的保障。所以，我與民建聯均支持《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其中有一點是委員討論較多的，我在此再論述一下。

有委員甚至認為，即使僱主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亦可能故意刁難僱員，令僱員感到沒有尊嚴或最後忍受不住而自行辭職。對此，我是不認同的。其實僱傭關係不應被視作對立面，僱主與僱員之間應該是合作夥伴。我深信僱主希望與僱員保持良好、長遠的僱傭關係，大家並肩工作，令到僱員有得着，亦令到公司持續發展，這才能夠締造雙贏，而所謂無良或刻薄僱主只是小部分的害群之馬。坦白說，在勞審處頒令僱員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後，我相信僱主會依法作出安排。只是僱傭雙方一旦對簿公堂，關係可能已經轉差，再次合作亦不會愉快。額外款項可以說是另一種安排，令到僱員不用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可以盡快得到額外補償，因而更為有利及實際。額外款項這項安排，是勞資雙方經過勞顧會有效的商議平台達成的共識。除了要考慮對僱員提供充分保障外，亦要兼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僱主的承擔能力，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僱員得到72,500元額外款項之外，亦會得到終止僱傭金及不超過15萬元的補償，即合共3筆款項，款額不算少，對僱主來說有一定的影響力。《2016年條例草案》在上屆立法會已因為有委員提出修正案，以致勞顧會需要進一步研究而被擱置。

我對於委員臨時提出修正案的做法不表認同。政府現時已安排《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而由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未有在法案委員會中討論，亦未在勞顧會取得共識，我及民建聯均反對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嚴格來說，上屆立法會已近乎完成審議《2016年僱傭條例草案》，當中只是就僱主不遵從復職或再次聘用令的補償金額出現分歧。

根據勞顧會的共識，政府同意把違反復職或再次聘用令須支付額外款項的上限，由原本50,000元提高至72,500元。這並不是最理想的安排，有勞工界人士認為調整不足。然而，我作為勞工界的代表，必須尊重勞顧會內勞資雙方達成的共識，亦希望以此作為完善僱員復職保障的起步點。儘管現時《條例草案》沒有訂明檢討相關罰則的機制，但政府已承諾在落實相關建議後，在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檢討。我希望政府能履行承諾，在建議落實一段時間後，檢討《僱傭條例》的執行情況，包括調高相關的補償金額。這項《條例草案》是政府就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交回勞顧會討論的成果。我理解修正案的目的。

在殖民地年代，梁耀忠議員曾代表勞工界提出《不公平解僱條例草案》，但當年港英政府為了阻止該法案獲得通過，搶先提出法例條文，即現時的《條例》第VIA部。與梁耀忠議員的議員法案相比，第VIA部很多關鍵細節付之闕如。簡單來說，第VIA部沒有賦予僱員免遭不公平解僱的權利，充其量只是堵塞長期服務金的法律漏洞，避免僱主為了逃避支付長期服務金而在僱員累積足夠年資前將其解僱。第VIA部生效至今，已超過20年，政府並沒有打算全面檢討僱傭保障的條文，對多個關鍵問題視若無睹，置若罔聞。現在辯論的《條例草案》只是對《條例》VIA部作出小修小補。政府早於2000年4月已經完成檢討有關條文，此事已載於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準備的背景資料簡介，而勞工顧問委員會亦在年報中承認，早於2000年已同意有關的修訂，但政府拖了18年，仍未能完成有關的立法程序。

試問有哪個僱主在無理解僱工人後，會主動同意讓工人復職？因為這荒謬的安排，《條例》第VIA部中有關復職的條文形同虛設。根據勞工處提供的數字，在2011年至2017年期間，有5,000多宗根據第VIA部提出的申索，其中有4,700宗審結，僱員獲判勝訴的個案有3,600多宗，勝訴的比率接近八成，而當中有多少提出申索的僱員獲判復職或再次聘用？一如所料，是零。道理很簡單，要僱主同意或僱主和僱員雙方同意，僱員才可復職，這簡直是緣木求魚。政府今次提出的《條例草案》對這荒謬安排略作修補，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日後僱員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時，即如果僱員因為分娩、傷病、參加工會或在法律程序中作供等理由而遭僱主解僱，法院和勞審處可無須僱主同意而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

在這種情況下，僱員即使勝訴，基本上只可獲判終止僱傭金，而僱員應獲得的按比例支付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僱主亦可根據現行的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對沖安排，與之對沖。民事補救顯然不足，對僱主亦沒有足夠的阻嚇力。民事補救的原則是盡量令受害人回復原狀，所以不合理解僱最優先的考慮補救措施應是讓僱員在原來崗位復職，其次是在類似崗位再獲聘用，兩者皆不切實可行，才考慮予以金錢賠償，而賠償金額亦應足以彌補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很多人誤會政府今次提出的《條例草案》，能令僱員在無須得到僱主的同意下亦能復職，但《條例草案》實際上只是規定，僱員若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法院和勞審處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時，無須得到僱主的同意，但僱員要真正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仍需要僱主同意，最終的決定權仍在僱主手上。

《條例草案》新增的第32N條明文規定，僱主只須支付額外款項及其他補償，僱員便無權強制執行復職或再次聘用令。所以，勞工界批評這安排等同容許僱主用錢"買起"僱員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的權利。我曾代表工黨草擬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定由僱員決定是否同意僱主支付額外款項或作其他金錢補償，以代替遵從復職或再次聘用令。僱員若不同意僱主以金錢作補償，他有權強制執行復職或再次聘用令。可惜該修正案被主席"老人家"裁決為與《條例草案》的主題無關而未能提出。

除了剛才提及在不合理解僱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取得僱主同意，法庭和勞審處仍然不可作出復職和再次聘用的命令這荒謬安排外，《條例》第VIA部仍然有兩大缺憾，在今次的法例修訂中未獲處理。我認為政府應盡快堵塞這些漏洞。首先，固定期限的合約僱員，若因參加工會、分娩、工傷等原因，在約滿後不獲續約，並不能根據《條例》第VIA部有關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條文提出民事補償申索。近年來，越來越多僱員按固定期限合約受聘，包括教育和很多公共行政的職位。

該漏洞不單令固定期限合約僱員毫無僱傭保障，黃偉國事件更是打壓工會，製造寒蟬效應和白色恐怖的實例。《條例》第VIA部的另一大缺憾，是即使僱員遭到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在沒有復職或重新聘用令的情況下，僱員只可獲得一筆不超過15萬元的補償，這並不符合民事保障的一般原則，即賠償金額須足以彌補受害人的實際損失。

正如已故填詞人林振強曾說："任何電視節目只要見到'阿叻'有份出現，你就知道這個節目必定會變成業餘、不認真和像馬戲團一樣。"勞顧會就好像"阿叻"一樣，任何保障勞工的法例，只要經過勞顧會討論，都會變成不倫不類......形同虛設，浪費時間。

不過，很可惜，當時的建議相當可笑，就是如果僱員要求復職，必須先得到僱主的同意。這是很奇怪的，僱員被僱主解僱後，要得到僱主的同意才能復職，除非僱主精神分裂，否則怎可能在作出解僱後，又同意僱員復職呢？

其間政府沒有進行甚麼檢討，也不曾認真地跟勞工界討論有關問題，到最近才提出來討論。

主席，我仍然感到非常失望，因為《條例草案》作出最大的改變，只是對於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勞資審裁處不再像以前要得到僱主同意，才能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

除非僱主連72,500元也不肯繳付，才有機會構成刑事罪行。換言之，在勞工處或勞審處裁定有關解僱屬不合理及不合法時，僱員能否真正復職，仍然取決於僱主。

所以，《條例草案》對僱主來說，仍然沒有任何阻嚇力，對僱員來說，仍然欠缺完全復職的可能性。

事實上，由2011年至2017年，有超過5,000宗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申索個案，當中僱員勝訴的個案超過3,600宗，但當中有多少宗要求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個案，僱員獲得復職或再次被聘用？

對一些希望再次獲得聘用的僱員來說，解僱不但令他們失去工作的尊嚴，甚至會影響生計，因為到最後，如果法庭裁定他們能夠復職，但僱主不同意，他們最多只獲賠償72,500元。對一名僱員來說，有多少保障？況且，最重要的是，僱員很多時候最想得到的，未必是金錢的補償，而是工作的尊嚴和公道，以及真正復職的權利，如果可以輕輕用錢"買起"，又怎能稱為權利？

這種做法是完全違背了有關概念。

此外，《條例草案》的保障僅僅涵蓋同時受到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如果只是受到不合理解僱的僱員，便無法得到強制復職令的保障。

所以，對僱員來說，"不合理解僱"這一關卡很難跨越。

要滿足這數項條件，我認為更加困難。

有七成受訪者認為，如果僱主因不滿僱員的政治取向或性傾向而解僱僱員，亦應該屬於不公平解僱。不過，現行法例並無包含這些因素，而這項《條例草案》也沒有觸及這些方面。

政府應與時並進，進一步將不合法解僱的保障範圍，擴展至因政治立場、宗教立場或性傾向立場而被僱主解僱的僱員。

因為政府在2016年已經建議修訂《僱傭條例》，並將有關法案提交立法會。

不過，勞工界認為5萬元實在太少，所以民主派及勞工界的議員強烈建議，將5萬元提高至10萬元。

勞顧會慢慢討論，經過一番討論後，才得出現時稍為增加了的金額，將5萬元加10萬元除以2，等於72,500元，這個數目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主席，金額無疑是增加了，但保障是否有效呢？

議會本來就是要監察政府及催迫政府推行政策，但政府卻以這個擋箭牌阻擋所有事，令我們不能真真正正議政，我認為這種做法令人很遺憾。

這是最大的問題。

否則，勞顧會對勞工界只是增添了一個關卡，令我們不能夠暢順地在議會內為勞工議政。

根據建議的修訂，法院或勞審處亦可向不遵從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的僱主頒令須向僱員支付一筆額外款項。僱主如果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支付該額外款項，即屬犯罪。主席，追溯歷史，《僱傭條例》內有關保障僱員因遭不合理解僱而獲得復職權利的條文，在1997年6月已生效。然而，由於過去即使法庭判處僱主不合理解僱僱員，亦必須得到僱主同意，有關僱員才可獲復職，加上僱主拖欠罰款並非刑事罪行，故此過去確實很少被無理解僱的僱員能夠成功復職，保障可謂形同虛設。針對這情況，政府及勞工顧問委員會遂提出修訂。回顧修訂《僱傭條例》的過程，可以用"一波三折"來形容。

上屆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亦已完成有關的審議工作，但由於要按既定程序向勞顧會匯報，再由勞顧會內不同持份者諮商各自的勞方或資方團體，因而導致《2016年條例草案》無法趕及於上屆立法會會期完結前通過三讀，被迫宣告失效。其後，勞顧會經過5輪公眾諮詢，於2016年9月達成來之不易的共識，當局遂於2017年5月再度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直至今天，《條例草案》終於可以正式進行二讀，可謂好事多磨。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破壞了勞資雙方在勞顧會及兩屆立法會法案委員會辛勤工作而爭取到的諮詢成果和共識，令人難以苟同。張議員的行徑更導致《條例草案》被政府撤回，又再拖延接近4個月，完全罔顧"打工仔"的利益，可說是"好心做壞事"。

勞顧會曾召開會議討論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惟不僅資方代表，就連勞方代表也拒絕展開談判。一方面資方擔心修正案提出額外款項不設上限的建議會出現被濫用的情況，令僱主無法估計營商成本；另一方面，勞方代表亦表示，《僱傭條例》在勞顧會討論了近20年，幾經波折才能夠達成共識，得來不易，實應尊重勞顧會早前得出的共識。主席，僱傭保障從來都不容易解決，要得到資方和勞方達成共識更是來之不易。今次勞資雙方能夠在勞顧會達成共識，實在非常值得大家支持。因此，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但不會支持由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我留意到，主席批准張超雄議員提出的3項修正案，內容與《條例草案》原定於1月底恢復二讀時，他提出的修正案大致相同。

經法院或勞資審裁處的判決，確認他並非由於個人錯失而被免職，享有重返職場的權利。《條例草案》主要新增4項安排，分別是：引入強制復職令；僱主若不遵從法庭命令，須向僱員支付額外款項；若僱主既不遵從命令，又不支付相關款項，將會負上刑事責任；以及將強制復職令涵蓋僱主繼承人或相聯公司。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我作為其代表，在上屆立法會亦有參與《2016年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當局在上個立法會會期再度提交《條例草案》，並就我們在上屆立法會提出的意見作出修訂，包括訂定若僱主不履行法庭的強制復職令，須向僱員支付額外款項的安排，由原定"有關僱員月薪的3倍，上限為5萬元，以較低者為準"，提升至72,500元。雖然如此，作為工會代表，我對於這項款項仍然有意見。我亦留意到張超雄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建議將額外款項提升至月薪6倍，並不設上限，以增加對違法僱主的阻嚇力。主席，每當我們談及改善勞工權益和福利時，市民可能認為主要只關乎基層工友的保障，例如早前海麗邨清潔工人爭取遣散費等。可是，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對勞工的想象不能過於狹隘。現時有關額外款項的上限，正正體現出政府對勞工的保障只是片面想象。主席，不論在上屆或今屆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委員均對額外款項過低表示關注。即使這項《條例草案》所訂的款項有所提升，但對於一些專業職位而言，其實仍然未能對他們提供有效保障。正如當局向法案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在2012年至2016年期間，勞工處曾處理25宗僱員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而要求復職及再次聘用的個案，當中接近一半個案涉及的僱員月薪超過24,000元。以教師為例，官立及資助學校的文憑教師起薪點是總薪級表第14點，即27,485元；若按月薪3倍計算，額外款項將較現時高出接近10,000元。可惜，他們若被僱主違法解僱又不獲強制復職，只能獲得72,500元的賠償。當局提出72,500元，理據就是上屆立法會議員提出修正案，建議額外款項為100,000元。於是勞顧會就像街市議價般，一邊提出100,000元，另一邊政府提出50,000元，中間取個平衡便大約是72,500元。首先，議員提出的數額並非憑空想象、開天殺價。

《條例草案》第二個安排，就是法庭頒下強制復職令時，如認為有關情況屬公正和恰當，可指明僱主須向該名僱員支付在解僱日期至復職日期之間包含年資計算的報酬。作為工會代表，我支持有關安排，讓僱員不會因不合理解僱而影響生計。不過，我希望當局留意，現時的安排對於教師的保障尚有漏洞。主席，一般僱員向強制性公積金供款，但任職資助學校的常額教師向公積金供款。公積金對於供款的年資有嚴格的規限。若教師遭解僱後，未能即時入職其他資助學校成為常額教師，除非他獲教育局批准保留公積金戶口，否則有關帳戶會被取消；若3年內未能領取公積金戶口裏的累算權益，更會被政府充公。有關教師即使他日再次入職成為常額教師，其公積金供款年資要重新計算，這對教師的退休保障有相當大的影響。主席，我明白今天審議的《條例草案》屬於勞工及福利局的範疇，但也希望局長可以提醒教育局，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盡快補漏拾遺，修訂《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令教師到法庭入稟要求復職或再次聘用時，他的公積金帳戶可獲暫時保留至訴訟完結或復職後為止，讓教師得到充分保障。主席，我支持立法會通過這項《條例草案》，讓全港僱員都可以受到復職權的保障，減低僱主無理解僱的機會。

要知道每名"打工仔"背後也有一個家庭需要肩負，一旦失去工作便會對整個家庭的生計造成重大影響。當然，如能加快處理有關訴訟，亦可避免一些僱主以審訊需時為由而聘請其他人，令原有僱員在復職上出現波折。

教師被校方不合理解僱，除了該名教師要面對生計問題外，無論該名教師被另一位教師替代或能成功復職，均會對學生的學習和其他進度造成一定的影響。即使該名老師最後成功復職，但由於校方在訴訟審理期間已另聘教師取代其職位，他便因而要到同一辦學團體的另一間學校工作，在熟習工作和磨合方面都需要時間。因此，我希望法庭在處理復職申訴時，能以讓僱員返回原有職位為優先考慮，除了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審訊，作出復職命令時亦應與僱傭雙方訂定合適時間安排，讓僱員盡快返回原職。我再以學校為例，不論學校以任何原因解僱教師，都需要在短期內填補有關職位，不能出現有學生但沒老師授課的情況。

因此，法庭在作出復職的命令時可考慮各行業的實際運作，讓僱員可以順利復職。

我認為有關修訂務實，而且已考慮僱主的需要，因此支持有關修正案。主席，總結而言，勞工界等待強制復職權的落實已接近20年，進度十分不理想。我們現在終等到了，但亦發現僱傭保障政策有缺漏，例如我前述的額外款項不能保障專業職級，又或復職令只包含不合法解僱，但如果僱員因為政治取向和性傾向被解僱，或在放取產假前後被解僱等，則這些不合理解僱均不受強制復職令所保障。所以，《條例草案》現時在不合理解僱方面的保障仍然存有很大的漏洞，只是比較上能處理不合法解僱的問題。我希望政府不要認為今天通過了《條例草案》便功德圓滿，而最少應在法例實施1年後全面檢視成效，確保這項政策及相關法例能保障僱員免遭僱主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
主席，關乎復職令的《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經歷多年，可說是好事多磨，波折重重，終於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我們不希望再橫生枝節，希望《條例草案》在本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順利通過。在現行《僱傭條例》下，僱員如被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可要求復職或再次聘用，但問題是即使勞資審裁處頒布復職令，仍要獲得僱主同意，僱員才可復職。因此，現行法例確實有很大漏洞，只是"無牙老虎"。法例在1997年6月生效，因為要獲僱主同意，所以僱員成功復職的比率極低。政府文件顯示，在2012年至2016年的5年間，因為"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而要求復職的申索有25宗，卻沒有一宗成功個案，所以現時問題確實存在。為糾正這個問題，勞工顧問委員會曾多番討論，並作出公眾諮詢，終於取得共識。政府向立法會提交《2016年僱傭條例草案》，訂明勞資審裁處作出復職的命令時，無須僱主同意，僱員也可復職；如果僱主仍然拒絕，須支付等於僱員3個月薪金的額外款項，而上限是5萬元。由於此上限已是在多年前訂立，金額過低，所以政府再次提交建議予勞顧會討論，經過一輪討論後，在2016年9月再次達致共識，把上限提升至72,500元。勞工權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須不停完善。我是勞工團體的一員，是勞工界議員，當然明白這個原則。

張超雄議員提出修正案，要求將額外款項的款額從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的3倍增至6倍、取消72,500元的上限，以及規定復職與否完全由僱員決定，不能由僱主付款便解決。原則上，這些修正案聽起來沒有問題，但我必須解釋我們不支持這些修正案的原因。第一，勉強復職對僱員是否一定是好事呢？正如俗語有云："勉強沒有幸福"，梁耀忠議員剛才也質疑，僱主解僱僱員後再僱用，是否精神分裂。

因為如果打破信任，勞資雙方日後便更難商討。我們冒被工黨或其他反對派質疑工聯會不支持這些修正案的風險，也要保持現在這個成果，保持勞資雙方將來可以繼續商討的平台。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勞資共存，就將來的勞工法例，勞工界和商界是否仍要坐下來商討？勞顧會是香港最高層次的勞資雙方協商的平台，我們經常說集體談判的概念，而勞顧會正是實踐這個概念的地方。

所以，在現時香港的社會環境下，仍然保持着勞資雙方之間的共識政治、協商機制是相當重要。我想問在法案委員會沒有提出修正案，在《條例草案》即將恢復二讀之際才突然提出修正案的同事，還要不要一個勞資可以協商的社會環境？是否要繼續一己獨大、自我中心、以我為尊，認為其他人不是爭取勞工權益，自己的建議才是最好的？我希望有關同事會反省。有同事提到，政府上次撤回《條例草案》，是因為有新界東的補選，政府不想令代表工聯會的鄧家彪尷尬。我覺得這種說法完全是捕風捉影、離題萬丈、扣帽子。

主席，工聯會70年來不忘初心，一步一腳印爭取勞工權益。

這便是"贏了一顆糖，輸了一間廠"。我要清楚說明，工聯會今天支持勞顧會已達成共識的復職令安排，以及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

當然，張超雄議員有他的考慮，但我想善意提醒一下。

我支持政府就強制復職令提出的《條例草案》。

我希望政府在條例生效後，能夠定期進行檢視。

主席，我今天大開眼界，工會代表和商界代表竟然口徑一致。剛才自由黨鍾國斌議員說，工聯會陸頌雄議員的講稿若由他讀出，也無不可。我相信香港的"打工仔"看在眼裏，更了解為何我們今天會有這項討論。

為何要有法例保障"打工仔"？就是因為勞資雙方並非在對等的情況下進行談判或辯論，因此有需要在法例上為"打工仔"提供保障。

主席，今年2月，月薪車長大聯盟因不滿九巴的薪酬調整方案，發起了一次罷駛，嘗試爭取與資方對話的機會。可是，聯盟發起人葉蔚琳、與她一同參與罷駛的丈夫劉卓恆，以及另外兩名參與的車長，卻在罷駛行動的11天後，遭九巴秋後算帳，九巴指4名車長嚴重違反公司守則，即時解僱他們。這是活生生擺在我們眼前的事例。

我們看看數字，香港在2012年至2016年期間，每年只有1至3宗罷工事件，唯獨2013年曾出現包括碼頭工潮在內的7宗罷工。對比很多其他發達國家，情況相差很遠。舉例而言，在2013年，英國就有114宗罷工，而日本和韓國這兩個鄰近我們的亞洲國家，亦分別有71宗和72宗。可惜的是，香港的罷工次數低並非因為我們的勞工權益較這些國家好；相反，這是因為香港法例根本沒有妥善或充分保障遭不合理解僱的"打工仔"。主席，如果香港的"打工仔"因罷工而遭解僱，又或被老闆或上司針對，罷工的代價便很高。在香港現行法例下，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員工必須得到僱主批准才可復職。換言之，若工會代表被資方秋後算帳，即使勞資審裁處裁定為不合法解僱，員工仍要先獲得僱主同意才可復職。主席，各位香港市民，試問一心想解僱工會代表從而削弱工會實力的僱主，又怎會心甘情願地批准工會代表復職呢？所以，在香港現行法例下，所謂復職令只是"無牙老虎"，不但未能保障"打工仔"，客觀上更縱容僱主解僱他們眼中不聽話的工會成員。勞工處曾統計，在1997年7月至2011年12月期間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中，只有三成要求復職的僱員最終獲重新聘用。數據顯示，"打工仔"即使遭老闆不公平對待，現時的法律機制也無法有效保障僱員的復職權；即是空有復職令，沒有復職權。主席，引入"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概念，是為了保護因懷孕、工傷及組織工會等無關工作表現的理由，而遭僱主解僱的"打工仔"。然而，多年來，由於《僱傭條例》的漏洞，不合理解僱的個案即使獲頒布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也必須獲得僱主同意才能生效。換言之，不合理地開除員工的僱主，變相擁有不合理解僱的特權，令"打工仔"失去保障。其實，勞工處早在1999年已經檢討《僱傭條例》，當時的建議是，在處理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個案時，勞資審裁處如認為適當而合理切實可行，即可頒布復職令，無須取得僱主同意。改善復職令是政府超過17年的政策承諾，但政府做過甚麼？政府多年來均採取拖字訣，一直沒有修正《僱傭條例》。現時放在我們面前的《條例草案》並不完善，亦非盡善盡美，日後要再修訂將更加困難。主席，《條例草案》原本在今年1月便可恢復二讀，但政府當時卻以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偏離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共識為由——這與工聯會陸頌雄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及的共識政治很相似——撤回《條例草案》，使其無法二讀，拖延了立法會的審議。其實，主席已經批准張議員的修正案，證明他的修正案符合修訂範圍，但當時政府卻認為他的修正案不合其心意，突然撤回《條例草案》，更假戲真做地發還勞顧會諮詢。主席，結果在4個月後，《條例草案》原封不動地再次提交立法會審議。這樣做的客觀效果，當然是令《條例草案》避過了3月11日立法會補選的敏感時間。所以，有報章報道，政府"kill bill"是為了"阿彪"，令有鄧家彪做勞顧會成員的工聯會避免尷尬，無須在補選期間就有爭議的《條例草案》修正案投票。陸頌雄議員剛才用"捕風捉影"、"扣帽子"等字眼來形容另一位議員的評論，並一次又一次地批評張超雄議員明明合乎修訂範圍的修正案，說成十惡不赦一般。事實上，任何一位議員即使沒有在法案委員會提出修正案，也有權提出修正案，但張超雄議員卻被工聯會議員在二讀辯論中大力批評。主席，各位香港市民，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並不代表解決了問題。為何我支持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呢？主要原因是相對於政府提出的修訂，他的修正案更能使法例確保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僱主才可用已另聘人手為由不讓僱員復職，從而確保僱主不能藉詞不讓僱員復職。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亦將僱主不遵守復職令的僱員賠償，由僱員月薪的3倍，上限72,500元，增至僱員月薪的6倍，並不設上限。我的理解是，由於政府方案的門檻不高，等同讓僱主可"買起"僱員的復職權，而且上限只是72,500元，對僱主的阻嚇力不足，對僱員而言亦是無從選擇，只能接受。故此，任何議員、工會或工會代表，如果站在勞工的角度和立場，不可能會反對張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們不應為了辯論、談判和繼續討論，而反對張議員的修正案。陸頌雄議員剛才說"贏了一顆糖，輸了一間廠"。對我而言，張議員的修正案就是"廠"。陸議員不斷提及所謂的共識政治，又搬出唯物辯證法，討論矛盾與統一，理念與實際；這種討論其實是一顆"糖"，我們不能墮入陷阱，在"打工仔"面前說要不斷討論，永續爭取便好像是解決問題之道。主席，政府不能一再以勞顧會的共識作為擋箭牌，因為《條例草案》本身是針對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僱員的僱主，而尋求資方完全同意的方案，其實等同犧牲勞工權益。以我開始發言時提到的九巴車長罷駛事件為例，若非罷駛行動受到香港市民和媒體的關注和施壓，九巴作為資方根本不會讓步，根本不會收回解僱的決定。我當天凌晨與多位民主派議員到九巴荔枝角車廠聲援那幾位車長，事件歷歷在目。目前的現實是勞資關係嚴重失衡，"打工仔"的聲音在政府制訂勞工政策的過程中，很多時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可以說是被忽視。"打工仔"的權益並未獲得應有的保障，政府亦沒有做好本分，好好維護"打工仔"的權益，反而不斷把責任推卸給勞顧會。勞顧會本身的代表性也備受質疑和爭議，讓委任的勞資雙方代表協商，得出的後果或方案往往是資方受到偏袒，勞工權益受到漠視。因此，主席，我代表新民主同盟支持二讀《條例草案》，並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我希望政府接納建議，真正承擔責任，從善如流地保障"打工仔"的復職權。不斷協商和共識政治並非解決問題的真正方法。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政府聆聽香港"打工仔"的心聲。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二讀。復職權在香港並非新事物。

政府唯一記得的是一個重要日子——"三一一"補選。

這些組織派出的人選會說多少良心說話，我不知道。我相信他個人多於他背後的組織。

其實，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有何特別？

大家都知道，《條例草案》現時所訂的72,500元上限，對於很多中層僱員無甚保障。

漢莎天廚於2017年解僱一名職工的個案正是一個好例子。

不過，我最難接受的是工聯會的陸頌雄議員肆意批評和攻擊張超雄議員。我不知道是否有足夠時間討論工聯會出賣工人的事件。1997年，臨時立法會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取消集體談判權。

剛才有議員不斷強調勞顧會的代表性。勞顧會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一定要引述。

不用細想也知道，推行合約工時是出賣工人的做法。我們已經清楚表明，必須訂立法定工時才可保障僱員，但他們竟然這樣做......

何啟明議員，你要求郭家麒議員澄清？

郭家麒議員，何啟明議員要求你澄清剛才的發言，你可以選擇是否澄清。

其實我也不想被人阻礙我的發言。請尊重一下立法會，閉嘴吧。
請議員不要在座位上發表意見。

大家應該記得，當立法會大部分代表工友的議員和工會爭取7天侍產假的時候，工聯會放棄了爭取7天的侍產假，代之而來的是3天侍產假。

眾多事例讓我們明白到，工人只可倚靠真正代表勞工的議員就不公平的解僱的問題發聲。

我不知道《僱傭條例》何時再作檢討，因為我不只一次聽到政府認為目前的《條例草案》已經足夠。

如果政府認為現時的勞顧會可以解決問題，為何每次經勞顧會商討得出的決定，都有這麼多人反對？

不過，我相信此事很難做到，因為不論政府......工聯會現時顯然是建制派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行政會議也有代表。對於很多有損工人權益的事情，包括沒有推行集體談判權、沒有給予足夠侍產假、沒有推行法定工時、沒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其實工聯會與商界同是一丘之貉，只不過它打着"工聯會"的名號，欺騙數以萬計的工人，令他們誤以為這個工會會為他們爭取權益。

為何工聯會如此着緊每項勞工法例，希望這些法例盡快改善？

多位議員剛才質疑何不一蹴而就，做到最好。我們也希望能夠做到最好，但現實上能否做到？還是只可以寸土必爭？

代理主席，如果接收不到公司電郵，怎能知道有何工作？

缺乏復職相關的法例保障，令這類問題越來越多。

上述不合理及不合法的做法，在我們的職場上仍然不斷重演。

在2012年至2016年期間，勞工處5年內處理了25宗類似個案，即平均每年大約5宗。

我們百思不得其解。該25宗個案的申索結果顯示，暫時沒有任何個案的僱員能夠復職，13宗個案的僱員因為勞工處調停而不再申索，4宗個案的僱傭雙方最終同意以金錢解決糾紛。現行法例的安排並不理想，即使僱員希望復職，也會因為僱主不同意而不能復職。再者，僱主不讓僱員復職無須作出任何補償。

今天所審議有關復職令的《條例草案》，正好補足現行法例。《條例草案》提供法律途徑，讓遭受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不但可要求復職，而且復職無須僱主同意。

這筆款項加上現行法例規定僱主支付的終止僱傭金，以及一筆不超過150,000元的補償金，雖然並非很大的補償，但也算是對僱員的一種保障。今次修例確實能夠改善原有復職令的缺陷，因為由勞資審裁處作出的復職令具有命令效果，徹底改善過往由僱主決定是否接受復職令的安排。如果僱主拒絕遵行復職令，便須作出補償，此規定可彌補現行法例的不足。或許會有僱主擔心，由勞審處作出僱員的復職決定未必適合。但是，勞審處在作出裁定前，會考慮每宗個案的情況和因素，僱主和僱員可各自向勞審處陳述其觀點，讓勞審處考慮。勞工處亦會從中調停，待僱傭雙方同意後，才向勞審處提交報告。

只要僱主沒有違法解僱僱員，根本不會出現與復職令有關的申索。況且，如有爭議，審理和裁決工作會由勞審處處理，勞審處不會只聽一面之詞，而是會考慮雙方的理據。所以，那些出來指手劃腳的人，其實是在護短，立心不良，為無良僱主發言。代理主席，法例賦予僱員的保障，應該與時並進。復職令經過20年才能前行一步，僱員已經等了太久。我們期望《條例草案》能夠盡快順利通過。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條例草案》。

本會今天討論張超雄議員針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我感到頗為悲涼。

正正就是這種思維，令立法會的地位矮化。勞顧會真的代表香港所有"打工仔"嗎？勞顧會只是諮詢機構，立法會才具有立法的法定權力。在勞顧會的架構下，資方並不代表全部中小企，勞方亦不代表所有工會，更不代表全體工人。剛才出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畫面：鍾國斌議員表示，可以與陸頌雄議員分享講稿。

區諾軒議員，你已發言5分鐘，請你返回《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議題。
張超雄議員修正案的內容，其實梁耀忠議員早在港英政府晚期已經提出。我希望花少許時間讀出。

前者會包括基本償金、補償性償金及特別償金"；及第三，"政府當局的條例草案就頒發復職令或重新聘用令規定須獲得僱主及遭解僱的僱員雙方同意，但議員條例草案僅規定須獲得該名僱員的同意"。

換言之，梁耀忠議員在21年前提出的改革建議，時至今日仍未能實現，而要透過修正案的形式再次提交立法會討論，這是否香港荒謬之處？

工人不應無故遭受解僱，當中包括"不合法解僱"及"不合理解僱"兩種情況。《僱傭條例》第32K條訂明解僱的正當理由，包括：僱員的行為、僱員在履行其職務時的能力或資格、裁員或其他真確的業務運作需要，法例規定及其他重要原因。

這明顯涉及公義問題。政府有責任確保員工復職的權利，令公義得以伸張。回顧立法會以往的討論，2003年11月20日人力事務委員會就"有關《僱傭條例》復職及再次聘用條文的建議修訂"展開討論。我手上的會議文件，載列勞工處在1999年檢討《僱傭條例》的結果。當局作出以下建議："修訂復職及再次聘用的條文，訂明遇有被裁定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提出復職/再次聘用的申索，勞資審裁處如認為適當而合理切實可行，可作出復職/再次聘用的命令。這將免除須取得僱主同意的要求。

各有關法例賦權區域法院可命令答辯人聘用、重新聘用或擢升申索人"。換言之，勞工處在1999年——即19年前——已經完成檢討，更得出以下結論：政府應一視同仁，令《僱傭條例》與其他3項歧視條例一致，令區域法院可以透過《僱傭條例》援引強制復職的命令。

其實，僱員可根據歧視條例，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申訴，要求金錢賠償或復職。

無論如何，完善復職令安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僱傭條例》得以完善，令勞審處及勞工處在處理職場不平等情況時有法可依，無需事事轉介到平機會，變相令個案難以跟進。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只是呼應前人爭取的訴求，我一定會支持。對於種種勞工權益，包括被臨時立法會廢除的"集體談判權"，以及被工聯會縮減至3天的男士侍產假，我認為立法會日後應伸張正義，繼續完善有關安排。

當我們每次討論勞工問題時，我很奇怪為甚麼那些反對派議員不是討論"勞"的對頭"資"，而是謾罵工聯會。

政府難道沒責任嗎？

不論是侍產假也好、復職令也好，在勞顧會討論後，我們都會堅守我們的立場，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大家不堅守在集體談判的平台上取得的結果，在議會上"反檯"，便甚麼都沒有了。

吳秋北當時為了標準工時委員會要推出合約工時，跟勞工界代表一起退場。看甚麼報紙，你應該看會議紀錄。我們在勞工界召開的武林大會，勞工界的共識是反對合約工時，而我們在標準工時委員會上與勞方代表一起退場。郭家麒膽敢在這裏誣衊人，他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誣衊吳秋北支持合約工時，人家做事有板有眼，有文件交給特首，表示反對合約工時，要爭取標準工時立法。區諾軒議員更可笑，說我們放棄侍產假，你知道誰支持3天侍產假嗎？

當然，工聯會很蠢，我們太老實了。

集體談判權？你知否若根據當年的集體談判權，50人的企業，可以有多少個集體談判渠道？

他唯一說得對的話是"工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當工友有問題時仍然會找工聯會。

當然，我們有工友的信任。

可是，我在此想告訴局長及政府，請你們也尊重勞顧會，請你們也要鞏固勞顧會的理念，不要將勞顧會變成你們的擋箭牌。

究竟政府有多重視或有否充分尊重勞顧會這個角色，而勞顧會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程度可讓社會了解？現在竟然有人批評工聯會操控勞顧會！請局長認真告訴社會，究竟勞顧會是一個甚麼機構或組織，它如何在香港推動保障勞工的法例，包括這項現正要進行二讀的《條例草案》所涉及的復職令。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提出的復職令，對僱員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在2012年至2016年期間有25宗關於復職的申索，但沒有1宗的申索人能得到復職。我們希望這項《條例草案》能夠盡快順利通過，好讓一些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解僱的僱員能爭取到復職的機會，即使他們不能復職，亦獲得應得的補償。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沒有無緣無故對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批評。我不會作出這方面的討論，而會直接表明我支持張超雄議員就《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張超雄議員建議法例列明僱主在聘用另一人代替某僱員的時候，須證明該僱員未有通知僱主希望復職。另外，張議員還建議調高僱主須向僱員支付的額外款項，由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的3倍，增至平均工資的6倍，並且取消72,500元的上限。張超雄議員在文件的附錄3建議由賦權勞工處處長修訂有關款額，改為由立法會藉決議修訂，這3項修正案我都表示支持。事實上，《條例草案》原訂於今年年初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政府早前撤回《條例草案》，並且表示那是因為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屬於重大修訂，內容偏離勞顧會所達成的共識。如今《條例草案》原封不動交回立法會，而羅致光局長又很清楚表示，勞顧會仍然未就修正案達至任何共識，那為何當初政府要把原訂進行辯論的《條例草案》撤回？政府明顯是心裏有鬼，因為"三一一"補選，又因為政府明知《條例草案》敏感，涉及勞工權益，擔心《條例草案》的議決，會令建制派候選人尷尬而影響選情，所以，政府刻意撤回《條例草案》。這種政治先於勞工權益的考量，最令我氣憤，亦最令人遺憾。喜歡的時候，要議員辯論；不喜歡的時候，便立即撤回，根本不尊重立法會。如今補選已經完結，支持政府《條例草案》的議員亦佔大多數，政府想通過甚麼，也有足夠票數通過。

但是，我必須指出的是，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正是要維護工人的最大利益。所以，我想請一些經常表示與工人同行，維護工人利益的議員，認真考慮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不要再為虎作倀。這次《僱傭條例》的修訂，目的是保障僱員，並賦權法庭或勞資審裁處就不合理及不合法的解僱個案，命令僱主再次聘用被解僱的僱員，或者作出強制復職。《僱傭條例》經修訂後，法院或勞審處可以命令不尊重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的僱主向僱員支付一筆額外款項。

但是，我必須指出的是，這筆額外款項，是基於僱主沒有按照法庭或勞審處的命令將僱員復職或再聘用時，方需要支付。我相信額外款項必須有足夠的阻嚇性，而《條例草案》只是將款項訂於僱員平均工資的3倍，我認為這個水平實在太低。試想想，一位領取最低工資的全職僱員，一般只有七八千元工資，2萬多元的額外款項，便可以讓僱主繼續拖延遵守復職命令，而僱員亦只獲得3個月的工資，可維持3個月的生計。

因此，制定具阻嚇性的罰則是有必要的，而3個月工資的額外款項並不足夠。另一方面，僱員在僱傭關係上，處於較弱勢的權力位置。面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解僱，僱員往往需要更大的心力和氣力去討回公道。被解僱後，僱員要到勞審處或法庭奔波，要就僱主的不合理解僱提出證據，對於手停口停的"打工仔"來說，已經不容易。當法院或者勞審處裁定他被不合理解僱，並向僱主發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時，僱主仍然可以拒絕遵從指示，明顯對於整項《僱傭條例》、對法庭、對勞工權益非常不尊重，亟需嚴懲。僱員所獲得的額外款項，只是盡量彌補他們在這段時間的損失，以應付生活的正常開支，是一項基本的補償。我再說一次，這只是一項很基本的補償。因此，我支持張超雄議員調高額外款項的建議。至於修訂有關款項的權力，由原屬勞工處處長，改為由立法會藉決議行使，我亦認為有一定合理性。過去政府處理調整這些款項等行政程序時，一直非常緩慢。勞工處處長亦並非民意代表，在修訂款項時，無從代表市民的意見。反之，立法會雖然有一半議席由功能界別產生，而非由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但立法會決議的代表性，一直較勞工處處長為高。所以，在修訂款項的時候，其正當性亦比勞工處處長為高。因此，我想不到有甚麼理由不支持張超雄議員的議案。代理主席，我的發言不會很長，我只想清楚表明，我雖然不熟識勞工議題，或者不熟識《僱傭條例》，但我很熟識的是，張超雄議員就這項《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的初心和初衷。所以，我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工人究竟是否商品？我們如何對待僱員？國際勞工的標準亦早已訂明，僱主解僱工人必須有充分合理的理由，並作出合理的賠償。如果工人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解僱，有獲得復職的權利及相關的賠償。有關規定是維護工人工作的尊嚴。我相信這些大原則沒有人反對，不論政府、民主派同事以至建制派同事，我相信沒有人敢表示反對。

當局以另一些法例條文取代，即現時的《僱傭條例》第VIA部。

現時要僱主批准才可執行復職令，這豈不是很荒謬？

眾所周知，年初時政府突然撤回《條例草案》的二讀。表面上的理由是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在勞工顧問委員會未有共識，亦構成一些問題，所以要撤回《條例草案》。但是，明眼人也知道，我相信社會上絕大多數市民也看到，實際上是臨近立法會補選，這些"非法攔截"和"不君子行為"，我們在球場上看過不少，在議會中也經常發生。

現在事過境遷，再多說亦沒有意思，我反而想利用餘下的時間，解釋為何我們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第三，修訂額外款項的上限方式由"先訂立後審議"改為"先審議後訂立"。坦白說，數項建議也很合理，同樣希望保障勞工階層的權利。事實上，勞工界多年來一直爭取復職權。

方向一致的方案，為何會構成互相指罵？

最後，主席，今次的辯論究竟是否一面"照妖鏡"？

是否照出政府的偽善、"政治大於民生"？又是否照出"議席大於工人權利"呢？我相信市民心中有數。主席，投票結果會令到市民有目共睹。我的發言到此為止。

主席，原定於1月底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的《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因為張超雄議員提出修正案而被政府抽起，交還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在勞顧會的討論中，勞資雙方未能就修正案達成共識——這是意料中事——但接受將原方案重新交付立法會審議。雖然明知有此結果，但我仍然支持張超雄議員當日提出的修正案。

我不打算討論侍產假這個議題，但兩者其實邏輯相同，都是圍繞"袋住先"和"乜都冇"的爭論。

僱主若最終沒有履行上述命令，須向僱員支付一筆相等於有關僱員月薪3倍、上限為72,500元的額外款項。如僱主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支付有關款項，即屬犯罪。但是，有些勞工團體認為，《條例草案》的有關修訂只是小修小補，未能真正解決僱員容易被不合法或不合理解僱的問題，更未能解決香港"資強勞弱"的深層次問題。現行《僱傭條例》第VIA部的最大問題，就是在僱主無理解僱工人的情況下，法庭或勞資審裁處如無僱主同意，不可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這是極之荒謬的安排，哪有僱主在無理解僱後會自覺今是而昨非，懂得認錯懺悔，主動重新聘用相關僱員，而且比以前善待僱員？如此荒謬的安排，令第VIA部的復職條文形同虛設。根據勞工處提供的數字，在2011年至2017年間，有超過5,000宗根據第VIA部提出的申索，其中4,700宗已經審結，僱員獲判勝訴的個案超過3,600宗，勝訴比率接近八成。但是，當中有多少僱員可以真正復職或再次獲聘？所以，政府今次修例，終於對這項荒謬的安排稍作修補。

在這些情況下，即使僱員勝訴，基本上亦只能獲判終止僱傭金，而當中按比例支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僱主則可利用強制性公積金的供款"對沖"。由此可見，民事補救顯然不足，對僱主亦無足夠阻嚇作用。近年屢見僱員因為參加政治行動或工業行動而被解僱；我亦得悉有僱員因為性傾向而被解僱。然而，這些解僱並未觸犯《僱傭條例》。根據《僱傭條例》，勞資審裁處只能裁定以上提及的幾類情況為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而不能把因為政治立場、宗教和性傾向而解僱員工的情況裁定為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過去曾有學校要求僱員填寫聲明，表明自己並非性小眾，否則會被開除。此外，亦有大學教職員因為參與工會活動或被定性為政治活動的活動而不獲校方續約，但卻不能以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為由提出申索。

一個明顯例子是，當年國泰航空公司被裁定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機師，15萬元的補償上限遠低於機師蒙受的損失，結果機師須另行入稟，控告資方誹謗，最終每名入稟的機師獲得70萬元的損害賠償。再者，4項現行的歧視條例均沒有就僱傭事宜的損害賠償設定上限。

現行的《僱傭條例》並未能夠保障大部分香港僱員，《條例草案》的修訂也只是小修小補，仍然未能處理"資強勞弱"的深層次問題。香港的勞工權益環環相扣，唯有修訂各方面的法例，包括最低工資的"一年一檢"、標準工時、取消"對沖"機制、重新為集體談判權立法和取消"4-18"規定，全方位、多角度下工夫，方能增進勞工權益。

法例是最後一關。法例並不會令僱主善待勞工，法例只是在"資強勞弱"的情況下為勞工取回基本的話語權而已。

對一些被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而言，這是多了一重保障，但這安排比我們想象中遲落實。記得在上一屆議會時，大家都很關心如何盡快落實復職令。

賠償額當然越高越好，你問我，我認為100,000元、80,000元都沒問題。

大家都明白，真正要爭取的是如何將方案落實，而不是純粹找機會讓自己在最後一刻有機會投票這樣簡單。現在大家似乎還未考慮到現實問題，究竟勞顧會是否最好的平台或勞顧會是否自高無上，坦白說，於我而言，我對勞顧會又愛又恨......

當然，反對派純粹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而且說話不符事實，這已是他們的習慣，無須在這裏多作爭論。

勞顧會完成的事情，在議會上會較易通過或落實，這是我對勞顧會的愛。但是，對勞顧會的恨，是因為其組成有先天缺憾，勞顧會由6名僱員代表、6名資方代表，再加勞工處處長組成，可想而知，勞顧會每次的商討結果都只是中間落墨，不會對僱員最有利，縱使主持的是勞工處處長。

事實上，政府是"縮骨"的。剛才有同事說政府偽善，我們也認為政府的確不如其所聲稱般重視勞顧會，這是我們的看法。主席，請容許我多說一些，以回應剛才一些議員對香港工會聯合會不公道的攻擊，特別是關於集體談判權一事，其實他們只是說出整件事的很小部分。我必須強調，當年未經審議的議案，在回歸後是整批，而非單獨一項被取消。我必須強調，當年通過的復職令，在執行上會嚴重混亂，極難執行。所以，縱使工聯會十分希望爭取集體談判權，但我們也要堅守原則，便是這些事項必須經過議會審議。

《僱傭條例》有很多章節，如果要逐項爭拗，我不知今屆政府可以處理多少項，下屆政府又可以處理多少項。只有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才能順應社會的轉變，香港經濟結構已經轉型，社會運作模式亦已轉型，我們已回歸多年，為何回歸前的勞工法例仍沿用至今，沒有全面檢討？我認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必須負上相關責任。我謹此陳辭。

此外，《條例草案》亦就《僱傭條例》中，再次聘用命令有關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的條件，作出澄清及補充。根據現行《僱傭條例》第VIA部有關僱傭保障的條文，僱員如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並尋求復職或再次聘用，勞審處必須取得僱主的同意，才可在其他情況符合下，作出該命令。所以，在《條例草案》中，我們建議：在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個案中，可取消有關必須取得僱主同意方可復職的規定。《條例草案》針對的，是不合理及不合法的解僱，即僱主作出的解僱不僅是不合理，更是勞工法例所規定的數種情況下所不容許的。雖然勞審處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時，無須先徵得僱主同意，但《條例草案》亦充分顧及僱主的情況，包括勞審處只會在裁斷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屬於恰當，並且僱主履行該命令屬合理切實可行時，才可作出該命令。而在作出這裁斷時，勞審處須讓僱主與僱員雙方提出各自的論點，以及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僱員與因該受僱的工作而有關聯的其他人士的關係、解僱的情況、僱主遵從該命令時可能面對的任何真正困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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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僱主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支付該額外款項，則屬刑事罪行，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同為罰款35萬元及判監3年。此罰則與現時在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情況下，僱主不支付由勞審處判給僱員的補償金的後果一致。張超雄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3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我會在稍後的階段，當張議員動議修正案時，才再逐一回應。就如不少議員和黃定光議員所講到有關2016年的條例草案的始末到今時的情況，即到現時的《條例草案》中所建議的72,500元額外款項的始末，勞顧會在勞資雙方的委員經詳細考慮後，以及多次討論和協商後達成的新共識，是勞資雙方均認為合理並能平衡僱主和僱員利益的務實可行的建議。我要重申一點，當政府接受勞顧會的共識時，這個就是政府的立場。這個不是勞顧會凌駕立法會的問題，這是政府的立場。最後，我想稍為解釋有關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再次聘用僱員的條文。這項修訂較為技術性。現行《僱傭條例》第32N6條訂明，"再次聘用的命令屬飭令僱員由僱主或該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聘用的命令。現時第32N3條賦權勞審處作出再次聘用命令的條文中，訂明如勞審處取得僱主與僱員的同意，須作出有關命令。然而，第32N3條並沒有就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作出提述。由於僱主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並非聆訊申索個案的一方，如何令勞審處作出的命令可包括繼承人或相聯公司，以及當勞審處作出有關再次聘用命令時，但繼承人或相聯公司沒有聘用僱員，僱主有何責任，皆存在疑問。我們建議修訂法例以清除上述問題，並對僱主及繼承人或相聯公司的各自責任作出所需的補充條文。在未有得到勞顧會共識的情況下，強行把額外款項提高至有關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的6倍，並取消有關上限，會嚴重損害勞工界和商界多年來在勞顧會通過協商而構建的合作關係，對勞資關係會帶來深遠及負面的影響。這一點政府是難以接受的。因此，我懇請議員通過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反對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如果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基於上述理由，政府不排除會考慮撤回整項《條例草案》。主席，我相信今天議員和政府都有一致的目標，就是讓《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我希望各位議員以務實的態度，在勞顧會僱主及僱員代表共識的基礎上，支持政府的建議。主席，我謹此陳辭。